主席，今時今日的香港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之前是學生的書桌，今天是教師的書桌。近日一名教師在校園墮樓身亡，據聞與學校的日常管理有關，為何校長可以任意妄為，為何校本管理和教師投訴機制可以失控並缺乏監管？因為這些問題，葉建源議員今天提出有關"檢討校本管理的推行"議案，讓立法會有機會在《2004年教育條例》制定15年後有機會在這裏再次討論。教育局自2004年提出校本管理，要求以往由辦學團體全權管理的校董會，增加教師、家長和校友代表，當時引起很大爭論。辦學團體當時對改革並不放心，因為開放校董會，意味着辦學團體要下放權力。不過，經過多次辯論後，《2004年教育條例》獲得通過，至今已15年，學校相繼成立法團校董會。教育局推行校本管理的目的，其實是配合持份者參與學校管理和決策的世界大趨勢，要透過權責下放，讓學校有更大的自主權，令學校可以更靈活地管理校務、運用資源和計劃學校的發展。校本管理亦讓學校主要的持份者能夠直接參與學校決策，提高學校管治的透明度和問責性。在我2016年參選立法會的選舉政綱中，我提出了共管機構的概念，當時我是這樣寫的：要真正改善服務的質素，管理是必須及不必然是惡的，只是我們需要一種有別於垂直式的管理，而是大幅地提高不同機構持份者的參與，例如使用者、社區居民及前線同工。在機構的架構內，應該要加入更多使用者及同工的聲音，包括董事會等。管理的準則，應以機構的使命、服務的目標、持份者的意見為本，打破所謂前線與管理者的隔閡。讓學校和機構有自主權、持份者能參與其中、讓學校和機構更民主、更開放透明，這種管治理念我是認同的，並認為非常重要。但問題是，校本管理促成了校董會，並增加持份者的參與，這是否等於學校能夠自主？這是否等於校園能更民主、更開放透明？相信如果大家留意近日有教師以自殺所作的控訴，加上兩年前屯門興德學校事件，大家必然會同意，其實學校中的濫權和專制未有因為成立校董會而自然消失。那麼，我的問題是，究竟香港尚欠甚麼？政府、辦學團體、教師、家長還可以做甚麼，以達致校園民主，告別專權？權力使人腐化，濫權和專制的出現是基於缺乏權力的制衡。《2004年教育條例》本來希望加入不同的持份者，以制衡辦學團體或校長的權力，但校董會很多時候根本沒有打破垂直式的管理，權力的科層仍然在學校發生。這種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導致校政民主化不能發生，教師和家長依然難以參與校政。當辦學團體和校長的權力缺乏適當的制衡，專權管治便會發生。本來教育局應該發揮其促進者的角色，促進校政民主化、處理矛盾，但教育局卻往往基於校本管理、學校自主的原因而拒絕介入，甚至連基本的監管責任也做不到。《教育條例》訂明，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享有權力，在個別校董會的管理並不令人滿意時，可任命校董加入法團校董會、取消校董的註冊、撤回對校長的批准，以至撤銷對學校的資助。問題是，過去秘書長行使這權力的例子極少。再者，現時《教育條例》根本沒有規定校董會中的教師代表、家長代表是如何產生，辦學團體校董最多可達總人數的六成，在這種背景下，有部分辦學團體校董佔多數，而教師和家長代表均沒有透過民主機制產生，在代表性和合法性不足的情況下，難以確定他們能代表其他教師和家長的意見。當教師和家長的代表沒有代表性，校董會的成立便是徒具虛形，校政的民主參與制度便會蕩然無存。因此，我支持葉建源議員議案提出的第一、二及四點。主席，香港充斥着新管理主義，學校也不能獨善其身，新管理主義創造的不是管理本身，而是以管理之名的不必要架構及行政程序，以滿足由官方和市場定義的效率、效益及經濟價值。

當然，資源的投放並不代表教育質素逐步提高，況且教育是其中一個並非金錢可以解決問題的範疇。除了經費之外，其實人力資源也很重要。

剛才邵家臻議員談及學校商品化，但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用一套良好管治哲學審視《教育條例》，便不難修補《教育條例》的一些漏洞。

第二，我有很多專業會計師朋友都獲邀參加一些中學或小學的管理團隊，提供專業意見。除教員校董、家長校董外，政府應提供更多指引，以規範獨立於辦學團體的獨立校董的資歷、背景等。

其實，一間公司要有良好管治，需要組成一個獨立的投標委員會。

很多時候，投訴都是源於一位老師或校長用了自己相熟的商業機構提供服務，而沒有採取公開投標。

無論是校長或老師受到投訴，或是訓導主任或副校長受到投訴，都必須由3人或5人組成的獨立投訴小組全權負責。這個小組無須向校長匯報，作出結論後便會在校董會內討論。我不知道如果被投訴者是校長，現時有無機制規定召開校董會會議時，校長須避席。

當然，在一個獨立的投訴小組處理這些投訴，未必可做到盡善盡美。但是，教育局每天要處理很多其他事務，如果還要處理來自學校的投訴，可能多聘請100人也未必能夠應付。

此外，學校管理、教師質素甚至課程設計都是現有教育制度下為人詬病的問題，不是花錢便可以解決。我希望在校本管理方面，局長可以聽聽其他議員的意見。主席，我謹此發言，支持葉建源議員的議案。
主席，首先，我感謝葉建源議員動議如此有意義的議案。教育界的問題社會非常關注。無可否認，香港教育界為香港多年來的發展貢獻良多，很多老師鞠躬盡瘁，為莘莘學子提供最良好的教育。

葉建源議員在這裏，我想說教育界的敗類並不是佔大多數，但這一小撮人卻影響整個教育界的名聲和老師的福祉，最嚴重的是，影響學生的前程。教育界的敗類之所以衍生出來，當然有個人操守的問題，但亦有制度和權力失衡的問題。法團校董會的原意是讓學校和辦學團體可以獨立管理學校，但一些校董會的校董失職、失責，不開會，不問校政，導致有些腐敗的校長濫用權力，不斷欺壓不同的教育同工。我近年收過數宗涉及不同學校的投訴，不是一位老師，而是一群老師的投訴。投訴內容很具體，有文件和資料佐證，但很多老師不敢挺身而出。我想透過這個場合向每位老師說：你面對的種種不義應該如何處理？你作為老師經常教導小朋友看見社會不公不義，有人行惡行，應該挺身而出，指證和舉報他。

學校內有些腐敗的校長，但他一個人不能行所有惡事，身邊總有些人幫助他，例如副校長、主任或一些"爭上位"的老師。助紂為虐的人固然可耻可鄙，但一些人選擇面對惡行保持中立，這些是甚麼人呢？意大利詩人但丁說，地獄裏最熾熱之處，是留給那些出現重大道德危機時保持中立的人。主席，還有一類人，他不是保持中立，他內心有一團火，與其他同事一起投訴他認為非常不公不義的事，但他後來怎樣？最終考慮到如果挺身而出，向校董會投訴校長及公開事件，他的合約便可能會終結，校長便會針對和繼續打壓他，他於是變得沉默。

但是，當所有人也獨善其身時，香港會是個怎樣的社會，這所會是怎樣的學校？老師作為教育下一代的道德標準模範，不只是言教，還要身教。

當你看見坐在你旁邊共事10年、20年或30年的老師不斷哭訴，情緒崩潰，甚至自尋短見，及至發生事後你才悔疚，覺得自己應該早點出來發聲。在道德上，你面對惡行和不義選擇沉默，也應受到譴責。主席，我這次發言是對一些受欺壓的老師哀其不幸，但是，我還要對一些面對惡行選擇沉默的老師怒其不爭。作為老師，不要經常只顧自己的"飯碗"，也要考慮身邊的同事和教授的學生，是否容許學校繼續敗壞下去？是否繼續沉默，讓惡行不斷散播和惡化？主席，我最後一句話，引述文天祥的《正氣歌》："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老師的言行和決定將會記載在每所學校和香港教育界的歷史上。

新上任的校長面對一間爛攤子學校，根本無法管理，於是請辭，另一位新校長9月份便會上任。事件在2017年發生後，今年有老師死控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今天發生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事件後，坊間指責該校不應太高調處理，但該校可以做甚麼？獨立調查委員會在既有的校本制度下也沒有實權。

如果問我是否完全接受或認同原議案及修正案，其實我對當中一些建議有所保留。例如，陳志全議員剛才提到，葉建源議員的原議案第七項建議成立一個獨立的教師公會，以評核教師資格。

他們因為校譽而選擇不報警。

代理主席，我首先多謝葉建源議員動議這項重要的"檢討校本管理的推行"議案。我擔任議員超過10年，收過不少投訴個案，尤其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和家長的投訴。投訴對象當然是學校的管理層、教師、主任或校長，並關乎他們如何處理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由於教師處理不善，學校又包庇，事件便越演越烈。葉建源議員剛才提到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的慘案，今天《蘋果日報》報道，其姊妹學校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亦有教師集體投訴。這正正顯示，如果相關組織沒有足夠的透明度或沒有讓持份者參與，當管理層或管治出現失衡、獨裁或不肯問責的情況，問題便會浮現。

人性有善有惡，權力會使人腐化，這是鐵一般的定律，所以，權力制衡十分重要。今天，葉建源議員在議案中提出7項基本訴求。第一項是權力制衡，也提到"學校伙伴共同參與決策"的理念。

除了校網選舉外，公共交通管理層都包括民選董事，甚至公用事業也由民選董事負責監督。學校家教會成員也包括民選的家長和教師。正如葉建源議員所說，每所學校的校董會也有民選的教師代表，還有民選的家長和學生代表，增加持份者的參與和透明度。

代理主席，我首先感謝葉建源議員動議這項"檢討校本管理的推行"議案的辯論。當然，整件事的觸發點是最近發生的天水圍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教師自殺的悲劇，當中涉及該校校長濫權及不當的人事管理。同時，據傳媒報道，校長迫令這位後來自殺的教師寫悔過書，她已寫了一次，但校長不滿意，並強迫她回去再寫，最後這位教師在投訴無門下，被迫走上絕路，從學校大樓跳下來，報道更指她當時身穿紅衣。她在承受這麼大的冤屈下自盡，我們聽到後，也感到非常難過，為何香港的教育會走到教師自殺這地步？我大學畢業後曾在一所中學任教兩年，當然多年後，我到大學任教，至今已接近20年。其實大學裏也有很多類似的投訴，我最近也應投訴者邀請，陪伴他出席由大學成立的投訴委員會的會議。

我當然不希望再有任何悲劇發生，但我希望教育局局長能認真地審視，無論是大學、中學和小學現時的情況。我相信正如我的同事林卓廷議員剛才所說，我相信教育界內有這麼多位教師和校長，他們大部分都是很盡心盡力工作，很值得我們尊敬。

原則上，我們支持教育局下放權力，令學校能夠透過由校內不同持份者參與及組成的法團校董會自行管理學校的事務。教育局下放權力是需要的，但現在的問題是，有關權力的行使有否足夠的監察？

我認為教育局下放權力後，最需要的配套是校政民主化。

教育局下放權力後，我們希望學校的管治人性化，能夠善用資源和處事合理。

此外，制度上的另一漏洞其實早於1970年代已出現。當時因金禧事件，曾經作出一些調查。教育司署在1979發出一則通告，指出要建立雙線的諮議制度，包括教育署與教師代表之間的定期諮議制度，以及校董會與教師代表之間也有定期的諮議制度，確保不會由校長一人掌管及壟斷所有資訊，以致意見無法上呈至校董會或教育局。這類諮議制度在1979年已經寫下來，但有否執行？

代理主席，自由黨不反對檢討校本管理制度，畢竟，自從2005年為校本管理的管治架構訂定法理依據，讓所有資助學校落實校本管理，至今已有14年，現在是適當時間進行檢討及優化。在10多年前，我也曾積極參與校本管理。自由黨去年9月回應校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諮詢文件時指出，應從多方面改善校本管理制度。不過，原議案比較強調如何提高老師在校董會的參與機會。雖然自由黨認為部分建議可以接受，但整體而言則有所保留，恐怕會過分側重老師的權益。事實上，我們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不少學校做得不錯，既有效管理又可確保不同持份者均衡參與。當然，近年教育界曾發生一些不幸事件，包括兩年前被揭"影子學生"醜聞的屯門興德學校，以及近日一名教師自殺的個案。我們理解，大家擔心現有制度會否令校長權力過大，以致老師的申訴未能獲得公平有效處理。就此，自由黨同意，法團校董會應就嚴重申訴個案，邀請獨立人士成立獨立調查小組處理，避免被指為"自己人查自己人"。至於是否恢復推行校內諮議制度，確保教師代表可定期與校董或教育局接觸，自由黨亦持開放態度。但是，我質疑是否強化有關溝通機制，甚至確保校董與教師會面時存備正式會議紀錄，便可杜絕"一言堂"或"土皇帝"的情況。事實上，即使在現有制度下，老師也可隨時接觸校董並作出申訴，如果涉及學校員工，更可向教育局投訴，由教育局直接處理，但是，過去仍有老師反映申訴未獲正視。所以，關鍵問題是法團校董會能否發揮本來的作用，做好監察及制衡的本分，還是只視作從事有權沒有責的工作，甘願做橡皮圖章。自由黨認為要處理部分有問題的學校，必須從改善學校管治質素着手。雖然現時當局為校董和校監提供15小時培訓課程，但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的調查顯示，逾半曾參與校董培訓課程的受訪者認為，課程內容流於表面。因此，自由黨建議加強有關培訓，以提高校董的管治質素，並委託大專院校設計有系統的基礎培訓課程，內容由淺入深，涵蓋相關理論、知識及實用技能，包括但不限於學校的專業發展、財務管理、採購程序、人事管理、資助規例及法律事宜等。自由黨亦認為，當局應鼓勵法團校董會邀請具專業知識的校董及學校人員組成委員會，負責處理學校營運要務，例如處理投訴或上訴、人力及財務資源規劃等。透過中立的第三者來監察及確保校本管理運作暢順，並提高法團校董會的透明度，摒除黑箱作業之嫌，進一步奠定法團校董會的公信力。原議案要求教師代表須以民主方式產生，在現行制度下，老師代表甚至可以由"一人一票"選出，教育局也不會反對。

我們不反對老師參與校政，但絕對不能變成主導校政。同樣地，自由黨看不到，原議案要求成立教師公會與改善校本管理之間有否直接關係，而且擔心這樣做會間接放大教師權益，忽略校董會的監察制衡角色。記得當年討論建立校本管理管治架構時，辦學團體提出的一個爭論點是，擔心有關法例實施後會失去對學校的管理權。無可否認，追求開放校政，增加均衡參與是香港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要落實這個理想，一個強而有力、具靈活性和權責分明的法定管理架構也是必須的。

代理主席，我相信今天葉建源議員動議這項議案，雖然表面上與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老師的不幸自殺事件有關，但總體而言，都是跟校本管理制度改革直接相關。校本管理制度自推行以來，其客觀效果是出現漏洞，就是當校長及辦學團體站在同一陣線，辦學團體雖然有代表在校董會內，但很難要求校董會能夠處理學校很多日常事務，特別是校內的人事關係。這種日常的人事關係，校董會很難輕言介入。當出現學校高層與老師的權力關係問題或一些人事問題時，老師往往投訴無門。

當他要離開那間學校，大家都會想到他感到很無奈，對他來說亦欠缺保障。

大家不要忘記，即使日後有以民主方式產生的教師代表，你猜那位教師代表易做嗎？若有其他老師向他提出申訴或指出學校的問題，他很多時便會成為學校內的反對派，可能成為辦學團體或學校高層所不喜歡的人物。相信肯做教師代表的人，承擔很大，他所走的路相當於一間公司內的工會代表。但是，教師代表有別於工會代表，他背後並無一個團體給他支援，不會有集體談判的情況，因此我理解葉議員提出要成立獨立及專業的教師公會，希望除教師代表外，亦有一個獨立的專業組織。在出現問題時，除了有教師代表可跟校董會及跟教育局溝通，藉以調和老師與學校高層之間的矛盾外，亦有一個工會接受教師申訴，甚至為他們發聲。我相信這是互相補足長短的關係。

張國鈞議員刪去"以民主方式產生教師代表"，當然我對此有保留，他想委任哪位老師做代表？

許智峯議員提議增加家長參與校政機會，讓不同持份者參與校務管理，多些參與校政上的事務，都是值得鼓勵的。不過，我覺得今天我們怎樣討論甚麼權力關係，如何改善制衡制度等，到頭來我們都無法迴避一件事，就是政府究竟扮演甚麼角色？如果政府能夠接納葉建源議員的原議案及議員修正案的意見，當然是好事，可為校本管理設立一套更具問責及制衡效果的制度。我為今次的議案作準備時，與黃碧雲議員一樣看過以往"金禧事件"的教訓，當最後所有制度都無法處理糾紛，政府無可避免要介入時，由於當時沒有校本管理制度，港督麥理浩要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我認為不一定要走到這一步，但起碼有一個良好的制度處理有關矛盾是重要的。

第一，老師墮樓身亡，基本上就是自殺。事件自3月6日發生至今，只有20多天。我們怎可因為這宗個別事件而直接得出校本管理制度完全失敗的結論，甚至要求全面檢討此制度？

他在原議案提出的第一至第六點，實際上就是自2005年起根據《2004年教育條例》實施校本管理以來的做法，我不認為他的建議與現時的做法有很大差別。

我要求何君堯議員收回言論。我認為他不恰當地揣測我的意圖，並有抹黑之嫌。

我提醒議員，各位在辯論中表達意見時，應盡量對事不對人。

她若指張國鈞議員沒有這種能力、沒有時間閱覽文件，她有何根據？

所以，在此情況下，自重是最重要的。

他今天把校本管理說得一文不值，我認為言之尚早。

這位老師跳樓自殺，究竟有何原因？

代理主席，首先，我多謝葉議員動議這項議案，讓我們有機會討論校本管理制度下教育界出現的問題。這次議案的觸發點是，最近有一位小學教師懷疑不堪工作壓力，結束寶貴的生命，這絕對是非常不幸的悲劇，自殺問題是一宗也嫌太多。原議案特別從教師的角度，提出改善校本管理的建議，但我認為教育事業不止教師是持份者，學生、家長、校長和有心人都是持份者。教師面對沉重的壓力，需要我們關心，其他持份者遇到的問題，同樣需要我們處理，我們應用更全面和宏觀的角度，檢討現時教育界發生的問題。代理主席，原議案給人一種感覺，即這次教師自殺是因為校本管理出現很嚴重的問題，甚至用了"缺乏制衡"和"濫用權力"等字眼來形容，恕我不能完全認同。早前一些校長和教師代表向我們反映，他們認為現時的校本管理雖然有可以檢討的地方，但整體上行之有效，亦能發揮提升學校管治的作用，不應因為個別學校做得不夠好，而否定整個校本管理制度。當然，隨着本港教育制度越趨專業化，學校要面對的問題亦日益增加，對校董管治校園的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們認為檢討校本管理，不應過於集中在教師的角度，因為始終學校的管理涉及很多持份者。因此，民建聯的修正案建議提高學校管治的水平，保障各持份者包括辦學團體、校長、教師、家長及校友等參與。代理主席，現時教育界出現的問題不止是管理問題，我們更擔心的嚴重問題是教師有壓力，校長有壓力，最慘是學生有更大的壓力，這才是社會最關心的事。我想問，改善校本管理後，是否真的可以完全減輕各個教育持份者的壓力呢？我相信答案未必是。教師自殺是每個人也不願意看見的事，我亦發現青少年的自殺個案近幾年特別多。有一些數字令人心寒，根據去年防止青少年自殺工作小組的報告，由2013年至2017年的5年內，竟然共有389個青少年自殺，年齡介乎10至25歲，單在2016年便有96個青少年自殺。這些數字令我非常擔心。數天前，有機構發表調查報告，他們訪問了1,500個小五至中二學生，竟然發現有約三成受訪者有潛在情緒問題和自殺可能。學校是否已成為一個巨大的壓力鍋？這個情況令很多人也很憂慮。對於有情緒困擾的學生和家長，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學校、社福機構需要築起安全網，做好預防、及早識別、介入，防止悲劇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政府提出的建議基本上是泛泛而談，沒有實質的具體措施。例如，在加強生命教育方面，報告只有短短兩段，只重申教育局會"鼓勵學校透過校內課程規劃，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以及"會繼續與大學、專業團體及伙伴學校合作，發展教學資源，並為教師舉辦有關的培訓活動"等，這只是老調重彈，沒有處理核心問題。代理主席，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生命教育已發展得非常成熟，反觀香港，生命教育只是"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的一部分。教育局並未為中、小學生的生命教育設計完整的課程框架，欠缺具體的課程建議，亦未有好像其他科目般規定學校要教授甚麼，完全由學校和教師決定。試問教師本身已有沉重的教學壓力，他們又如何把生命教育做得好呢？代理主席，在校本管理下，學校有更大的自主權，但如果學校的經營者只着重管理，強調競爭和效益的評核，追求排名和分數，各個教育持份者的壓力只會有增無減。代理主席，學校內知識灌輸太多，功課太多，心靈上的教育和交流太少，學校實在有必要加強生命教育。在這方面，政府有需要作整體的規劃，加強生命教育的師資培訓，同時為學校和教師提供更多支援，減輕教師的工作和行政壓力。最後，原議案提出"盡快成立獨立和專業的教師公會"，我們認為在討論有關建議前，應該先加強現有的機制，完善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的職能，加強《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的推廣和應用。因此，我會就原議案投棄權票，支持張國鈞議員的修正案。

我們看到很多學童自殺，差不多每星期都有，可能大家都已有點麻木。但是，歸根究底，教育制度這麼不濟，為甚麼我們聽不到政府或局長說半句話？我聽到的是楊潤雄局長不斷說："教育局實行校本管理"。但是，當整間學校的管治明顯出現問題，當局卻繼續用"校本管理"作為藉口而不尋求事件的真相，我便對此表示失望。李東海小學的事件當然不是單一事件，而極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大家還記得興德學校的亂象，簡直慘不忍睹；再加上最近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事件，校長濫權的地步到了聘請自己的好朋友、混亂學校帳目、錢去了哪裏沒有人知道，而政府或教育局也只是說"校本管理"。

如果有學校不聽話，在推行《國歌法》的時候做得不夠好，不夠徹底、不夠'紅'、不夠'尊'，唱得不好，怎麼辦呢？

在學校制度裏面，有一些人是"人上人"，就是校董會、校長，以及背後的教育局。很多時候都有人說，教育局將校本管理交給學校便與其無關。就算是殺人放火、濫權、自殺等，所有事情教育局都沒有責任，因為已實行校本管理。

我們要的是政府真正看待這個問題。葉建源議員說得很清楚，現在的情況是一個爛蘋果，所以他提出一些方法希望政府去做。不過，如果楊局長繼續"好官我自為之"，繼續"校本、校本"，情況真的不會有改變。

政府這麼不濟，教育制度這麼不濟，校本管理這麼不濟，建制派和局長卻都表示沒有問題。香港可悲......教育制度可悲。

在香港，除了老闆級的人，任何要上班的人也知道，正規地提出一些投訴是有代價的，自己要想清楚後果。

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當然，這情境暫時只是我們一面之詞，但大家要記得權力最終在僱方，即校方。教育是人類社會最偉大的事業，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將人類的文明精神一代又一代的延續下去，所以我認為教師的精神壓力更加大，因為那種使命感是存在的。現在整個故事便等於香港的縮影。大家試想想那些字眼："小圈子"、"自己人查自己人"、"山寨王"、"我最權威"，"權力使人腐蝕，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蝕"，是否全部都耳熟能詳？

每一個組織也讓人覺得是私人俱樂部，"自己友"、"拍膊頭"、"圍威喂"。

當然，成立一個死因研究庭讓大家說清楚，沒有無辜的人被控訴是最好的。事發時，有新聞界朋友跟我說，他向教育局局長追問時，對方當然是一聲不吭。現在實行校本管理，作為局長如果發聲，會被認為是說三道四、指手劃腳、干預校政，有需要便找他好了；如果他不說，大家卻又會批評他，說他不負責任等。

甚麼調查最終也是一如部分社論所說的"各打五十大板"，雙方也有錯誤的，大家當作沒事發生，回去工作，明天繼續上班。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我很高興今天數項修正案對於檢討校本管理的大方向、大精神均表示同意，並達成共識。聽罷今天的發言，我認為整體而言，大家都有一個強烈的共識，就是校本管理固然是很好的概念，但在實施方面確有很多問題要處理。何啟明議員、張國鈞議員及許智峯議員的修正案皆肯定了這個方向。我認為何啟明議員的修正案中有數點是特別好的，毛孟靜議員剛才也想指出，但不知道是否我打算提出的要點。舉例說，何啟明議員就校董會內民選產生的教師代表的選舉方法，提出了一些能夠確保其公平、公正性的重要措施。

然而，我在原議案的第三項建議"小組成員應加入獨立人士"，但何議員的修正案卻刪除了"獨立人士"並改為"教育局官員"。

張國鈞議員的修正案也有一些好的地方，例如在第二項提及處理申訴的過程，他特別強調"在必要時亦須由教育局介入，以糾正有關學校的管理問題"。

關於這一點，我在此要特別澄清，教師公會並不是我們今天突然提議成立的。

至於加強《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的推廣及應用，我對此是同意的。

我最近到訪芬蘭了解當地的學校管治制度時亦發現，學校的管治的確是由各持份者包括家長、教師甚至學生共同參與，這對學校來說應該是很好的幫助。

主席，我動議我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檢討校本管理的推行"所提出的議案或其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